主席，早晨，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我相信一定與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不滿和怨氣有關，尤其是在衣食住行方面，現時市民都面對形形色色的民生問題，當中很多都是不公平和不公道，面對多了，自然便會出現不滿和怨氣。我記得大約在10年前，最流行、罵得最多的是地產霸權。我們指責當時的地產集團如何壟斷各行各業的服務，如何影響民生。不過，現時我們較少指責地產霸權——不是不罵，只是少罵了——因為有其他東西被罵得更厲害，就是日常生活中經常面對的問題，即是"三座大山"。當然，每人心中都有"三座大山"，各人的"三座大山"亦不盡相同。

我想大家不會反對，這"三座大山"對於我們——特別是基層市民——的生活影響尤其重要，故此我相信市民現時那麼暴躁，又喜歡"派嬲"，其實這是很主要的原因。若要做到政通人和，我們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但現屆特區政府上任已經兩年，我們看見政府似乎未有很大力的舉措去處理民生的"三座大山"。政府除了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方案之外，面對領展，政府表示無奈；面對港鐵公司不斷輪迴的"神邏輯"，即首先是斥資數十億元的信號系統導致撞車，然後罰款，然後加價，然後裁員——稍後我的同事陸頌雄議員會再詳細談論。

以前我們說的香港精神，如何在小店熬出頭的事全部消失，真是多得領展，連發揮香港精神的地方都消失了。

我們現在看到在社區內，自從香港房屋委員會在2005年拆售了180項非住宅物業——包括商場和停車場——給當時的領匯，即現時的領展後，社區問題不斷叢生。時至今日，領展每年收益達100億元，當中來自物業的收入超過76億元，而其持有的126個物業中，零售面積佔全港的6.5%，車位數目佔全港的7.4%，單看數字已經知道對香港市民的生活有多大影響。此外，這些商場和停車場的地點就是基層市民居住的屋邨和屋苑，因此對基層市民的生活影響更大。很可惜，政府在出售這些資產後，其實沒有任何措施可以制約領展。最近立法會處理了一宗申訴個案，我們到訪很多屋邨和屋苑，看到領展由2014年起，先後7次出售其商業設施，而新場主以不同方法巧立名目。領展已經管理不善，兼且會把商場全部交由單一承包商承包，而且不止是承包商場，還承包一條龍服務，賣魚、賣菜、賣豬肉均是同一承包商，根本是壟斷。

政府經常說香港家庭醫生的概念做得不好，特首又指醫療券對於基層醫療的發展似乎沒有幫助。大家且想深一層，自從領展"入場"後，令屋邨完全沒有屋邨醫生，亦是原因之一。

因此，領展這座山其實不單影響香港的民生，亦會影響社會的核心價值，並且影響到其他政策的發展。

我們要求政府引入物業空置稅，期望政府會給予正面的回應，告訴我們政府有甚麼決心和魄力去解決領展這座"大山"。主席，第二座"大山"相信就是港鐵公司，我相信大家不會反對。

但今時今日，竟然有人告訴我們，港鐵的列車會相撞。我們過去一直引以為榮的鐵路系統，引以自豪的專業管理，結果卻引致列車相撞，而且不單列車相撞，更要處理數天才能疏導、解決善後問題。過去無論是香港人，甚至政府都過分信任港鐵公司，令這座山越來越大，大至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出行。因此，稍後我的同事陸頌雄議員會更深入談論關於港鐵公司的問題。另一方面，強積金對沖機制是香港的第三座"大山"，因為這會影響香港市民的退休生活，究竟香港市民能否有足夠的退休金，可以過有尊嚴的退休生活？我們的強積金現在不斷被蠶食，現在政府提出了方案，但何時才能落實？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麥美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8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

麥美娟議員剛才提到的"三座大山"，正是市民期望政府可以盡快處理的問題。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最關心的當然是"打工仔女"的就業、權益和職業安全。工聯會成立至今71年，一直以關心民生為主，切實推動政府做好改善民生的工作。不得不提的是，"三座大山"一詞並非源自民間，而是由上屆政務司司長，即現屆特首所創。因此，大家也認為政府有責任竭盡所能找出解決方法，即使無法立竿見影，至少也應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不同層面上找出解決方法，讓市民看到政府解決"三座大山"的決心。

工聯會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十分清晰，就是要求政府盡快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經過多年空談，上屆政府直至2017年任期快將屆滿前，才草草拋出一個取消對沖方案。

政府後來又提出將補償金的上限由39萬元減至20萬元，"打工仔女"當然無法接受。於是，這條"大尾巴"留給了今屆政府。我們肯定現屆特首取消對沖機制的決心，亦歡迎政府接納我們的訴求。我們多番提出改良構思，最重要是要求政府承諾在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後，僱員可獲得的權益總和不比現行制度少。然而，自去年施政報告提出改良方案至今已有一段頗長時間，各界卻似乎未能達致進一步的共識，政府亦尚未公布任何細節方案，市民所得的相關資訊極之有限。根據政府當局在去年年底的說法，政府的目標是在2020年向立法會提交賦權法例的草案，期望在2022年獲得通過，再過兩年才可望實施。假設一切順利，方案由公布到落實需時整整6年。

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理據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的討論焦點亦已由"是否取消"轉為"何時取消"。要堵塞對沖機制這座"大山"的漏洞，政府必須迅速行動，不能一直拖延，直至最後一分鐘才草草了事。須知道越遲取消機制，對沖金額就會越高，令更多"打工仔女"無法得到退休保障。另一方面，政府作為香港最大僱主，應率先取消對沖安排。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秉持落實延長產假時的精神，提早實行取消對沖機制，讓直接或間接受僱於政府的員工及早受惠。現時，政府外判員工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強制金被對沖的問題非常普遍。

主席，愚公移山是會被嘲笑的。所以，我希望政府加快步伐，憑藉毅力達到目標，讓市民大眾真正感受到政府"急市民之所急"。

可是，問題在於政府。其實，領展的寫法不是"發展"的"展"，而是"剪斷"的"剪"，因其剪斷了整個社區的人情味和關係網，所以應寫作"領剪"。

我不知司長及兩位局長有否前度女友，我是沒有的，因為我的初戀女友就是我的太太。

我們且看看甲級寫字樓的同期租金指數。在2006年，香港甲級寫字樓的租金指數是121.6，今年是348，升幅是186%，"領剪"租金的升幅足足較甲級寫字樓的指數高出100%。

大家想想，在"領剪"商場經營的小商戶所繳交的租金，較本港甲級寫字樓、跨國企業支付的租金還要高出100%，這簡直與"劏房"的租金升幅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可能會說領展已經很差劣，但拆售出來的新業主更差。

對於商場內的社福設施，政府規定每平方呎的租金是5.5元，但新業主竟然設法鑽法律空子，大幅增加管理費至與租金水平相若，變相加租1倍。幸好，當年的局長即現任司長暫時把問題處理，以致沒有再加管理費。然而，這些新業主確實違反了市場規律。

有文具鋪因加租而被趕走，鋪位已丟空1年多；銀行也因為加租丟空了1年多；有五金鋪也快將被加租；水果店亦丟空了1年多。

可是，如果不引入競爭，這種劣勢只會持續，小市民面對的困難只會更嚴重。因此，我的修正案的第一項，是希望政府加緊興建更多公營街市及公眾停車場，尤其是在新的公營房屋項目中。

我希望陳帆局長可以處理此事。第二，我們希望修訂《房屋條例》。麥美娟議員也提出了一項私人條例草案，希望處理這個問題。

主席，我相信很多聆聽發言的市民或朋友也跟我一樣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友。

主席，在談論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這座"大山"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最近在"打工仔"界廣泛流傳的黑色笑話、黑色幽默。

再說說有關港鐵的問題，它真的與市民的期望有很大落差。

除了剛才說的笑話外，最近亦很流行港鐵式的荒謬邏輯——循環線。

這其實對港鐵來說只是小意思而已，不過可能也會有一點影響。

其實，在談論港鐵的問題前，一定要知道港鐵的本質為何。港鐵的本質其實是一間"國企"。

在這種歷史沿革之中，政府其實是不能撇清對港鐵的責任的，甚至港鐵在與九鐵合併前，"MTR"亦是由政府全資擁有的。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委任多一些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加強官方和有相關背景的代表，以加強政府在港鐵內的角色和發揮監察作用。

另一方面是票價機制的問題。我剛才提到現在的"可加可減"機制變為"只加不減"，而且是"自動波"地加價，間接加劇通脹，令市民和"打工仔"百上加斤。因此，我們要求港鐵重新檢討票價檢討機制，在方程式內加入營利增長這一項因素，而最重要的是由政府把關——我又談論政府的角色了——為何要提及政府把關？

其實港鐵現時的維修團隊面對的情況就像"10個煲，只有7個蓋"般——肯定9個蓋也沒有——維修人員經常須跨區、跨部門"撲火"，在發生事故時須動員全部人員，根本沒有足夠人手處理突發事故，而且年資長的同事——即中間年紀不算太大，但有一定經驗的那一層——流失量很大，現時要不便是依靠一群已工作十多二十年、很資深的員工，要不便是靠新入職的同事，為何欠缺了中層的員工？其實維修是十分強調經驗的。第一，有經驗可以做得快。

再加上鐵路線擴展，我們工會亦收到很多意見，指未有同步增加相關的人手。況且，鐵路系統已漸漸步入"機械老，容易壞"的情況，以致意外頻生，也增加了維修人手的壓力。故此，我們十分反對港鐵減少維修人手，以節省金錢，以及搞外判，這是不可取的。如此核心的業務，怎可以假手於人、搞外判呢？這樣會直接影響對市民的服務，亦侵害員工的權益。長遠來說，港鐵不能再做獨市生意，在未來，香港仍會有鐵路發展，有重鐵的項目和地區上的環保運輸等。對於這些項目，政府不要再閉上眼便判給港鐵，應在全球層面招標，看看有否更好的鐵路公司或交通服務提供者，能夠提供新的服務給市民。最後，我們認為在融資方面，亦須檢討現時的服務經營權模式，讓港鐵自行負上全部責任。使用傳統的擁有權模式是否最好呢？綜合地回應"三座大山"的問題，我認為過去政府太過迷信"小政府，大市場"，導致公共服務過度市場化，政府未有承擔起應負的責任。如果要撥亂反正，真的須視乎政府的決心及魄力，是否足以負起這些應有的責任，處理好這些為市民提供服務的機構。

我們看到，領展已經轉售旗下10多個商場，小租戶繼續被加租和迫遷，小市民真的"無啖好食"；港鐵沙田至中環綫的醜聞越爆越多，列車故障越來越頻密，但竟然不斷提出加價；取消強積金對沖的進展則仿如牛步，進度緩慢，"打工仔女"繼續受到不公平對待，退休生活亦得不到保障。其實，以上3項有政策失敗的共通點，便是政府對於財團和商界可謂束手無策。所謂"大山"，其實是3股資本勢力，尤其是領展和港鐵公司，正因為政府任由它們坐大和肆無忌憚，才會演變成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終受苦的是小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總結，便是政府欺善怕惡，小市民任人魚肉。

領展自2005年接手180個公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後，不僅從中牟取暴利，令市民苦不堪言，最近竟然轉售三分之一的公共資產，套現450億元。領展去年把16個公屋及商場轉售予新業主基匯資本，套現230億元。

現在領展、基匯和新業主以這種態度對待小商戶和居民，政府又有否履行其承諾去處理呢？事實上，我們只看到政府迴避出售公屋資產的歷史責任。

這實在令人感到極度失望。我明白，資產轉售後領匯當初的公共物業業權已經分散，全數回購有一定難度，但政府有否考慮部分回購呢？有否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呢？有否諮詢受影響的居民和商戶呢？即使不可行，最少也要交出足夠理據和解釋。我認為回購領展是政府必須考慮的方案，即使不是全數回購，最低限度也要回購一些受影響最嚴重的屋邨、商場、街市和停車場，這樣才能確保市民有足夠的民生和生活設施。

眾所周知，"行"一定是指港鐵。

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數名高官參與港鐵董事局，卻完全無法監察港鐵的營運，沙中綫醜聞一爆再爆，港鐵公司在政府多年來縱容之下尤如獨立王國，完全不把政府和市民放在眼內。而香港市民作為納稅人，明明是港鐵公司的最大老闆，但竟然毫無角色可言。長遠而言，我認為全面回購港鐵公司股份，在立法會監管之下運作，按市民的經濟能力調整票價，才是合理的做法。從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上市資料可見，現時港鐵公司的市值是298億5,000萬元，由於政府已經持有75.48%股份，所以只須730億元便可全面回購，對坐擁萬億儲備的政府而言，絕對不是難事。與其將萬多億元倒落海建設"明日大嶼"，倒不如花數百億元回購港鐵公司，最低限度可以改善民生，而且效果更有保證。主席，最後一座"大山"便是取消強積金對沖。一如意料，最大的阻力來自商界。這項關係到全港300多萬名"打工仔女"的權益政策一拖再拖，政府聲稱一直在改良，與勞資雙方磋商，但細節至今仍未落實。自從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以來，政府為了紓緩商界的不滿而多次讓步，不斷增加補貼額，而補貼期亦不斷延長。雖然沒有正式公布，但我們間接得知，政府會將僱主補貼期延長至25年，而補貼金額亦會增加至300億元。

我認為這個問題政府不能一拖再拖，也不能夠對僱主提出如此優厚的方案，卻不理會"打工仔女"的退休保障。商界對政府的影響力當然非同小可，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林鄭"當初競選特首時向商界拜票，現在涉及勞資利益的政策便向商界傾斜，欺善怕惡，這種現象顯然會一直持續下去，可憐的是300多萬名"打工仔女"，等了那麼久，政府卻一拖再拖，不知道何時才能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因此，我促請政府真正聆聽勞工界的訴求，盡快公布取消對沖機制的詳情，落實取消對沖機制。主席，我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我的修正案，要求政府盡快移除這三座民生"大山"，促請"林鄭"盡快履行當初的競選承諾，以改善民生為己任，為小市民的利益多做工夫，不要當選後便過橋抽板。

大家仍記得"林鄭"的金句，而這"三座大山"是她在當選前告訴我們的。特首"林鄭"有很多金句，她另一句金句是說她很安樂，因為天堂已留位給她。我首先指出我並非教徒，但我想引用一段聖經，經文是彌迦書第三章1至4節，講述彌迦對以色列的長官說："你們要聽！你們不當知道公平嗎？你們惡善好惡，從人身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剝他們的皮"。我不知道"林鄭"及那些高官信徒有否讀聖經，今天的香港就是如此，"吃人的肉，剝人的皮"，天堂會留位給他們這些"狗官"嗎？

然而，政府在這個議會信誓旦旦指這些人士受《房屋條例》保護，叫大家不要亂說，又表示政府一定會盡責，保護這些基層人士，讓他們可以在其屋邨商場獲得服務。

政府當天在立法會說的全是謊話，"林鄭"其實要為這"三座大山"贖罪，她自己和一眾高官也要贖罪。

眾所周知，港鐵公司原本由政府全資擁有。

最大股東是政府，最惡毒的是政府，因為港鐵公司上市是政府一手造成的。很多人建議我們現在討論針對港鐵公司的罰則，世界上最荒謬不過的是自己做錯事卻懲罰香港人，我為何這樣說呢？

回購當然不可行，因為香港奉行市場經濟，但說甚麼市場經濟呢？政府其實壟斷了房地產和土地供應。

這個政府不可饒恕，所有的山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們要贖罪，否則天堂不會留位給他們，"林鄭"亦不要希望有天會上天堂，因為她天天做的事是與所有最基層的人為敵。她出賣香港、基層市民、公屋居民，以及所有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

港鐵究竟是鐵路營運機構，還是地產發展商？港鐵很厲害，每年賺百多億元，而且年年賺錢。誰設立可加可減機制，令市民每年承受車費增加的痛苦？誰有權將這些政府公共資產出售？誰有權將這些公用事業的營運模式，由公營變成私營？一家公營機構以公眾利益先行，這個最重要的價值，在私有化後就變成在市場謀利。就是這個政府。

當年，我們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我還記得在1995年的時候——我當時還未返回香港——彭定康已經主張設立老年金計劃，作為全民的退休金制度，由林煥光負責。接着，陳佐洱說："車毀人亡"。

接着，沒有了"橙"，便得個"桔"，政府設立了強積金。

工聯會也幫忙推銷，結果她"轉軚"。接着，政府提出強積金。

我記得，當年很多社福機構和教育機構本來實行公積金計劃。

主席，在剛舉行的公聽會上，我們聽到市民哭訴他們在領展的資本魔爪、外判街市魔爪下的慘況。

政府最擅長將責任外判，將所有東西外判，接着便表示"與我無關"。

結構性赤字說了很多年，我記得曾俊華也多番提到香港會有結構性赤字。

港鐵行政總裁年薪1,500多萬元，而港鐵的收益超過一半是來自物業發展、車站商務、物業租賃管理、海外或內地的物業經營。港鐵根本不是鐵路公司，大部分的收益與鐵路經營無關。港鐵經營本地鐵路的收益佔整體收益35%。我估計，回購領展可能需要過千億元資金。

不過，這個政府已沒有甚麼作為，倒不如早日上天堂。

這些政治任務總要插隊，花光立法會的討論時間，所以我請提出今次議案的麥美娟議員及香港工會聯合會想想，如果立法會時常討論這些既對民生沒有好處，又刺中香港人核心權益的法例，而我們又讓政府將這些法例插隊，那我們連討論這"三座大山"的時間也沒有，莫說要解決。關於這"三座大山"，有數位同事剛才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這"三座大山"是政府製造出來的，所以當我們說要解決"三座大山"，基本上是叫政府自我否定。不過，我們也要思考或追索，政府為何會為香港人堆了這"三座大山"？

在殖民時代，在總督身邊的一是政務主任、民官，另一是行政會議內的大商家及銀行家。這情況由殖民政府開始，直到今時今日，仍是核心利益所在。為何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方案要訂明，即使香港人可以"一人一票"，但仍要控制提名委員會，規定須取得過半數支持才可獲提名參選特首呢？很簡單，就是要維持可由商界決定特首候選人，屆時他們便自己選擇。由商界決定特首人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要維護自殖民地時代建立的官僚加商界的核心部分。這已不是純粹視商界為一個遊說群體這麼簡單，因為這核心就是政府本身。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結構，一直推行至今。第二，"三座大山"其實就是關乎兩件事。第一是退休保障，第二是政府資產私有化。

背景可追溯至1970年代，由美國帶動的新自由主義，推動全面私有化、外判責任的風潮。香港的銀行家也是跨國銀行家，商界也是跨國商界，他們自然認為這方法好，所以便引入香港。陸頌雄議員質疑這是否因為政府迷信"小政府，大市場"所致，我認為是"是"和"不是"。其實，他們就是想借美國引起的全球私有化風潮，鞏固自己的利益、強化自己的利益，減少自己的責任。

結果，服務做不好，又令"打工仔"失去原有的保障，而政府更被這些私人力量牽着走，要解決問題便更加困難。說過原因後，我便談談解決"三座大山"的方法。正如我剛才所說，在香港行政主導，立法會處於弱勢的格局下，現時大家要做的就是"唱衰"那些已被私有化的企業。以港鐵公司為例，它真的做得不好，又壞車，又撞車，於是便被人"唱衰"，而領展也被人"唱衰"。"唱衰"後，便以民意壓迫政府做點事。我認為這是要做的，因為如果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我們便要令市民接受另一種新想法，是更正確的想法，就是這種外判制度是要抵制的，因其損害市民利益。我們要將這種信息刻進市民內心，過去10年的情況，大家也看得到，我相信我們已經做到這件事。然而，從建立這種意識到真正打破這"三座大山"，我相信仍有很大距離。

當然，工聯會的立場一直也是反對這做法，認為不應這樣壓迫政府，以免引致對立、不和諧。

以如英國工黨為例，它於2017年提出國有化的主張，建議將鐵路、水務、能源、郵政國有化，待該黨上台時便會落實。結果，5年之內，他們便將英國的鐵路國有化。這便是踢走"三座大山"最直接、最清楚的方法，也就是交由人民決定由哪個政府管治，屆時那個政府便可以踢走這些"大山"。

如果麥美娟議員想澄清，她可以到外面跟記者說。

關於解決"三座大山"的問題，不如我們再思考一下，所謂的"三座大山"部分本來源於政府的措施。政府推動公共政策，最基本的理論是應該要達致帕累托最優，不過，"三座大山"的共通點則是達致"帕累托更差"——這是我胡謅出來的。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一直以來的發展模式，亦是向它下跪，以物業補貼鐵路發展的模式向來為人詬病，而這陰霾一直揮之不去。我有時候亦會與運輸及房屋局交流，數天前我們談及南港島綫西段究竟何時落成，大家都很擔心，港鐵公司屆時會否又鬧彆扭，指不能全段興建南港島綫西段——它一直不想全段興建，這是它的心底話，當然沒有宣之於口，這是我們估計港鐵公司的想法。政府在2014年公布《鐵路發展策略》，我相信陳帆局長亦很贊成，港島區的鐵路線應該是一個圓形，即是全段鐵路應該由南港島綫東段接駁至香港大學，令鐵路發展更趨完善。

因此，很多華富邨居民都很擔心，華富邨的重建用地最後並非用作公營房屋發展，我希望陳局長能夠留意這方面。不過，一直以來，我們以地產物業補貼鐵路發展，但究竟發展了甚麼？

領展最新一期出售物業，又有11個社區淪陷，政府要多少個社區變成爛攤子？

有議員建議回購領展，如果政府跟着做更是錯上加錯。

當市場得悉政府準備收購，領展股價定必大幅飆升，大股東又可從中得益，大賺一筆。海外投資者則會指摘香港政府嚴重干預市場，令香港多年來享有的自由經濟體美譽受影響。由此可見，目前可以制衡領展的方法不多，只能靠在領展所在屋邨附近加設公共街市和車位，透過增加供應制衡領展。雖然香港土地珍貴，要在各區覓地興建這些設施並不容易，但政府仍要設法解決問題，任何興建方案一旦成熟就付諸落實，以示政府解決領展問題的決心。有關港鐵的問題，最近發生的連串事故確實令市民感到相當不滿。在票價可加可減機制下，港鐵又剛公布加價3.3%，市民普遍認為加幅偏高。事實上，由2008年至2017年間，港鐵只有3年曾凍結票價；在2010年至2017年間更連續7年加價，平均加幅2%，可謂只加不減。港鐵加價招來反對聲音不絕，加上近期發生連串事故，令港鐵負評如潮，不論是管理層或廣大員工當然也感到難受。可是，我們也須從客觀角度評價港鐵，不能把它說成一無是處。在過往40年，港鐵肩負主要公共運輸的角色，每天服務數以百萬計乘客，不論在安全或管理上也有一定水平，更在海外享負盛名。然而，隨着機件老化，管理層又未能與時並進，導致近期事故頻生，造成交通癱瘓和安全隱患，令公眾形象"插水"。在目前情況下，港鐵應設法補救，除了制訂措施保證安全和減少事故外，回饋乘客也是有效的公關策略之一。最近，港鐵公布將加價3.3%，卻只提供半年乘車優惠，確實難以服眾。港鐵作為商業機構、上市公司，當然以追求盈利為主要目標。然而，港鐵既由政府作為大股東，又承擔公共交通運輸的重要功能，便不應忽略其公共機構的責任，應當在票價調整和回饋方案上作出更多承擔，從而盡量改善公司的負面形象，恢復大家對港鐵的信心。代理主席，我對第三座"大山"，即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所造成的影響深表憂慮。政府取消對沖機制的方案已經出台，總的來說，政府方案移走了"打工仔"身上的大山，卻把這座大山推給中小微企的僱主。根據方案，政府將會撥出293億元提供兩層資助，並會把第二層資助期由原來建議的12年延長至25年。惟商界認為，政府最終只想抽身，撒手不管，最後還是會把責任推給僱主。

香港商界中有90%以上是中小微企，影響十分廣泛；再加上方案複雜，很多企業不明白如何計算所須承擔的補償金和須預留多少款項；同時又要設立專戶，增加公司的行政成本。當補貼年期結束後，公司最終也要支付一大筆遣散費。

政府近年多番增加僱員福利，從公眾角度當然無可厚非，但對中小微企而言卻有吃不消之感。政府先後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把男士侍產假由3天增加至5天，又把法定有薪產假由10周增加至14周，未來亦將提出標準工時指引，或為立法鋪路。對中小微企而言，這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中小微企在招聘時已遇上困難，在資金上又欠缺彈性，因此，每當有惠及勞工的政策出台，都會為它們帶來沉重負擔。大企業和大集團資源豐厚，所受的影響有限。越多掣肘企業的政策出台，首當其衝的反而是中小微企。如果情況持續，只會造就大集團、大企業進一步壟斷香港市場的局面。所以，我希望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要顧及這一點，盡量避免扼殺中小微企。

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相信是當中較有進展的議題。現行法例容許僱主以其為僱員作出的強積金供款，支付僱員的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此舉削弱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損害僱員權益。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的資料，由2001年至2017年年底，僱員被"沖走"的強積金款項超過365億元。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終極方案。作為勞工界代表，我支持政府在不損害僱員權益的情況下，盡快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我亦希望政府能同步草擬法例和推展相關新措施的準備工作，務求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減少工友的損失。至於領展和港鐵公司，這兩間機構近年的表現均令市民感到失望。港鐵公司近年的服務表現不濟，除了不斷發生服務延誤事故，興建中的沙田至中環綫更一波三折，醜聞不絕，進一步削弱市民對港鐵公司管治的信心。

市民對港鐵公司感到不滿，完全可以理解。港鐵公司的新領導層已陸續上場，我期望新領導層能積極改善機構的管治文化，重振員工士氣，挽回公眾對港鐵公司的信心。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應重新檢討香港的整體運輸政策，利用市場力量提升公共交通系統的競爭力，改善道路環境，從而一方面增加市民的乘車選擇，另一方面對港鐵公司施壓，促使其改善服務。

最近，領展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提及政府當局早已預期該公司將採取市場為本的政策方針。這正正是我們現時批評領展的問題，須知道公共屋邨的商場和街市有其獨特的社會功能。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已完成天水圍及東涌興建公眾街市的選址研究。我支持政府恢復規劃市政街市，惟領展之害並不限於這兩個地區。除了繼續落實復建公共街市外，我促請政府研究針對領展及其已出售的屋苑物業管理權所衍生的問題，在可行情況下考慮回購相關物業。

然而，香港現時並不只有這三座"大山"，更大的"大山"是市民的居住問題，樓價、房屋租金超越市民的承擔能力，大大影響市民的生活質素。我期望政府以民生為本，竭盡所能解決上述問題，讓基層市民的生活得以改善。

代理主席，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大幅加價，拆售商場和停車場，趕絕小商戶，公屋居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買貴價貨，情況已持續近10年。

最近更發生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港鐵撞車意外，幸好意外在凌晨收車後測試新信號系統時發生，車上沒有乘客。若撞車意外在行車時間發生，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多年來，政府積極擴展港鐵網絡，令越來越多市民依賴港鐵，甚至有人批評港鐵獨大。當市民越來越依賴這個龐大的交通系統時，又發生了沙中綫工程不合規格、造假和集體遺失施工紀錄等醜聞，令市民更加擔心港鐵的安全。不單如此，港鐵票價有加無減，最近又公布會加價3.3%，令基層市民的交通開支負擔越來越重，完全不是公營企業的應有之道。另一方面，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被行政費和管理費蠶食，"打工仔"難以靠強積金養老，民間有共識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然而，政府一再研究，但最終仍不了了之，此等情況在立法會亦曾經討論。領展、港鐵和強積金這三座涉及民生重大議題的"大山"問題越積越大，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首先，負責興建和管理公屋的香港房屋委員會有責任確保公屋有足夠的民生設施，包括街市、停車場等。自從政府將公屋街市、商場和停車場出售予領展的前身領匯，將公共資產私有化後，連責任也私有化。

財團把商場和停車場高價轉售，現在已把三分之一物業轉手給另一個財團賺錢。政府經常說要做好基層醫療，我以前住公共屋邨時會到屋邨診所求診，屋邨有些小商鋪會租予診所，擔當基層醫療守護者的角色。1960年代、1970年代多個公共屋邨相繼落成，由於公營門診未能應付需求，政府便以優惠租金吸引私家醫生在公共屋邨開設診所，收取居民可負擔的診金，居民求診亦無需長途跋涉。可是，商鋪賣給領匯之後，醫生不單要捱貴租，而且可供選擇的鋪位更越來越少，於是屋邨診所越來越少，甚至不獲續租，可能因為這個行業不太賺錢，所以不獲續租或被趕走，不能再擔當基層醫療守護者的角色。由此可見，政府當年一個短視的決定，影響了數以十萬計居民的起居生活和健康。現時領展是上市公司，而非公營機構，政府要監管領展，限制加租，我認為根本是不可能的。比較可行的方法是策略性地回購部分領展物業，由政府以較相宜的租金租給市民急需的社福民生設施，以及盡可能由房委會興建街市和其他民生設施，令小商戶能夠生存，亦讓市民有較相宜的選擇。若說因為領展現時市值1,900億元而難以回購，那麼政府作為港鐵的最大股東，擁有大部分股權，以港鐵現時市值2,700多億元計算，回購港鐵只需約690億元，政府回購港鐵，使之成為公營機構，其實是可行的。

最近歐洲小國盧森堡宣布明年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免費，很有烏托邦的味道。我並非期望香港政府會這樣做，但百物騰貴，香港位列全球生活費最高的城市之一，政府有責任紓緩市民的交通負擔。是否全面收購港鐵需要有政治意志，是服務市民的政治意志。至於強積金，我們早前討論何君堯議員提出的議案時已曾討論，政府最低限度應盡快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令僱員有多點保障。我在立法會曾多次表示，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富裕的城市，政府坐擁龐大的財政儲備，但市民的福利和保障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政府常說不適宜干預市場，自由市場競爭才是對市民最有利。但實際上，在金融地產主導之下，只有大財團能賺大錢。如果政府不改變傾向商界，特別是向大財團傾斜的施政心態，恐怕這"三座大山"的問題只會持續下去。

我絕對不是說領展沒有問題，特別是領展那種垂直壟斷的管理方式。我曾經幫助例如愛民邨的小租戶，他們無法租用那裏的鋪位，因為原來領展會挑選大租戶，這些與領展友好的大租戶先向領展租賃商鋪——中間當然會收取一筆中間費用——然後再出租給小商戶。所以，責任其實不單是在商界，我想商界的範圍也十分廣闊，還包括中小微企。我們最同情的，當然就是那些中小微企，但我認為社會亦無須兩極化。至於強積金對沖機制，正如司長剛才所說，現時已撥出293億元，相對地已經將"打工仔"和僱主的距離縮短。

我們這一代沒有人想當小僱主，很少人創業，不是當專業人士，便是寧願當"打工仔"，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便是其實香港在過去數十年很多人喜歡創業，不管多辛苦也會做，但時至今天，可能當僱主的收入比"打工仔"更少。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也要互換思維，今天我們在公營機構也是高級"打工仔"，福利可能真的比一些小僱主為佳。在領展的問題上，我認為不是完全靠改變經濟結構、一些香港可能一直賴以成功的市場結構來處理，而是政府也可以"落水"的。我認為政府應該看看可在領展哪些商場旁邊多興建一些價廉物美的街市，多興建鋪位，以增加市場競爭，讓它無法壟斷，這樣租戶自然會轉到政府提供的空間。

政府應該認真、徹底地考慮這個問題。

我想特別向朱凱廸議員指出，香港能夠爭取到"一國兩制"，除了因為我們在法治等方面的成就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經濟體制上的優勢，否則也很難說服中央，為何我們可以不實行內地的制度。因此，有鑒於市場經濟、低稅政策等，我希望大家考慮方案時，盡可能不要殺雞取卵，而是應該對症下藥。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麥美娟議員的原議案，要求政府盡快制訂措施，解決民生的"三座大山"。

大家只要在Google search一下，便會找到很多以下詞彙："年年喪加租"、"趕走小商戶"、"有錢賺到盡"、"市民捱貴租"等，這些都是很多香港市民切切實實感受到的。代理主席，如果說領展是"一座大山"，那究竟有多大呢？我認為最少有兩大：第一，是在資產方面。

代理主席，事實是怎樣的呢？我想引用兩個屋邨的情況供大家作一對比。

居民的生活很好，大家也很和諧。

南山邨有一間餐廳很有名，經常有很多大學生前往光顧，因為那不是倒模式或連鎖式經營的酒樓或餐廳。

麗閣街市由高峰期有190個商戶逐漸減至56個商戶，最後只餘下10個商戶艱苦經營，每天只有二三百元生意。

因為商場對面的南昌站上蓋興建了一個3萬元一平方呎的豪宅，而這商場易名就是要招待日後住在對面豪宅的居民。

第一，房委會和運輸及房屋局責無旁貸，必須加強監督和監管領展，不應讓他們進行違規或違法行為，如沒有與業主立案法團攤分公共設施的費用。此外，當局是否可以主動調查，或設立熱線，讓市民舉報，抒發一下呢？

代理主席，我感謝麥美娟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亦會支持。我對於領展過去數年的做法感到非常不滿，並衷心希望政府下定決心做些事。

這項議案既提供平台讓同事進行辯論，更別出心裁地提出"1+3"的選項，以免出現各大皆空的情況，令政府可以"側側膊"輕視今天所討論的議題。

最重要的是，領展、港鐵票價及強積金對沖等問題確實困擾所有香港人，因此政府有責任處理及提出可行的解決辦法。

可是，坦白說，領展是一間上市公司，偏偏政府一無所有，對管理層的決定完全可用"束手無策"這4個字來形容。

不過，代理主席，我經常強調，辦法總比困難多，如果難以處理，是否代表政府便不用處理、不發聲或甚麼也不做？代理主席，我認為領展的問題在於壟斷，其實是區域性的壟斷，例如在天水圍和東涌，整個社區只有領展的街市是主要購物地點，別無他選。政府告訴我，稍後會在天水圍、東涌等地興建街市，但確實不知道要等到何時。

大家想想，這對市民有甚麼影響？

領展更乾脆地每年瘋狂調升租金，不論是商戶或停車場，領展也如狼似虎般，不斷地咬，完全不放鬆。

此外，代理主席，我經常認為，政府現時說急市民所急，特首亦表示將會在甚麼地方興建街市、在甚麼地方做甚麼事情，現在還要推行帆哥提出的智能停車場，公道地說，由現在開始討論到落實，沒有3年、5年也不可能成事，所以在某程度上，我認為政府應該下決心加快實行所有能打破領展壟斷的辦法，全速地加快程序，盡快落實這些急市民所急的措施。代理主席，雖然政府興建街市的主動性強，但我認為這始終需要時間，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也建議當局考慮在各區設立墟市，主動向居民提供多一個選擇，特別是在領展壟斷的地方。

代理主席，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夠像我一樣着緊一點。我告訴大家，我真的十分着緊領展的問題，我們不可以再不理會了，我希望政府能夠切實委任專責部門，不論是以"狗仔隊"或名正言順的方式也好，他們必須嚴肅處理，讓這個問題得以解決，並做好物業監管工作，以保障香港人，特別是市民應有的權益。

代理主席，麥美娟議員今天提出"要求政府解決民生'三座大山'"的議案，當然是想提醒政府加緊處理大家關注的重大議題。事實上，特區政府面對的施政難題，又豈止這"三座大山"。單是住屋問題，已經是一座"超級大山"。今天這項議題，重點放在政府的角色。

我認為政府的確虧欠了公屋居民，應該還公屋居民一個真正屬於他們、能夠照顧他們日常起居飲食的商場環境。

最近更出現通車40年以來首宗列車相撞的嚴重事故，連"安全系數"這個金漆招牌也打破了。我認為港鐵公司一再"甩轆"，除了令市民信心盡失外，也正好反映這間機構已患上頑疾，不能夠單靠換血解決問題，而是要解決官僚主義制度，改革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舊體制，加強港鐵管理層對社會的承擔及對市民所負的責任，並提高企業管治水平，來一場徹底的重大改革，不是主席說OK就OK，而是要以民為本，要市民覺得滿意才OK。

對於港鐵公司只是靠罰款或提供車費優惠作為就連串失誤對市民的補償，我認為這些小恩小惠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政府始終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懲罰港鐵豈不是等於懲罰市民？故此，將高層人員的薪酬與港鐵的服務表現掛鈎才具真正意義。至於港鐵公司的可加可減票價調整機制，在這種服務水平下，還要加到盡，令市民感到更氣憤。故此，我同意有必要重新檢討，加入服務表現的因素，避免票價照加、錯誤照犯的荒謬情況一再出現。希望政府加緊責成港鐵公司加強對社會的責任，不可以讓它變成一隻唯利是圖，將公眾利益吃下肚的怪獸。最後，有關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對沖的問題，政府改變了當初設立對沖機制時對商界的承諾，想對"打工仔"提供多些退休保障，不過，這本來就是政府的責任，不可以將所有責任推卸給中小企。故此，我希望政府再進一步優化現時的方案，對中小企作出充分的承擔。我想以特首迎難而上、事不避難的積極處事心態，不管是甚麼山，只要是民生"大山"，特首都會設法紓解，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將壓在市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移走，讓香港有個陽光燦爛的明天。

在2009年，領展停車場的使用率是71%，當時每月租金是1,000元。時至今日，每月租金平均大概是2,492元，上升逾1倍。領展的資產亦不斷增加，2009年租金收入大概為9億元，10年後則差不多有二三十億元。

過去數年，我們多次向政府提出，真的要供應車位，但政府卻說不用，他們打算透過車位供應來控制車輛的增長，結果讓領展得益。由於車位供應不足，市民自然渴求車位，令租值越來越高，現時領展一個車位的售價是50多萬元。可想而知，升值、租金貴、不斷加租的源頭，是因為政府沒有供應車位。

如果私人機構有土地，政府可否由他們興建，然後豁免他們補地價甚至無須繳交地租。我希望政府會鼓勵大家在領展物業周邊的項目，增加車位供應，令供求得以平衡。事實上，政府近年終於願意引入智能停車場，我覺得很好，但進展非常緩慢。正如鄭泳舜議員所說，興建智能停車場需時五六年，如果能讓市場、社會和私人機構協助興建，我相信速度會更快。有鑒於此，要解決領展這座"大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談到港鐵公司，我必須強調，港鐵公司其實是公共品牌，其七成資產是公有的，即由市民擁有。形象低落對港鐵公司是傷害，對市民也是傷害，故此港鐵公司形象低落，是對社會不利的。

每次加價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服務越來越差，但票價卻經常增加，是會有這種感覺的。我認為這種做法既拖累了港鐵公司的形象，亦苦了市民的錢包。

第二，長遠來說，應該在票價調整機制中加入盈利指數，與盈利掛鈎，如果盈利達到某個指數，便會在方程式中扣減。

我想問他們有否聽過香港市民經常掛在口邊的一項指數，名為香港的悲情指數，真的非常desperate，非常絕望。

我們看到領展的股價上升，又看到港鐵公司雖然連年犯錯，連年出事，但其股價卻完全沒有動搖。

此外，我們亦曾視察屯門的友愛商場。

還有興民商場，簡直是經典中的經典，被轉售予佛山順聯集團。

官商合謀，瓜分香港，說甚麼也沒用，在座的學者又在白說些甚麼呢？六十多歲的黃婆婆找不到工作，與甚麼有關呢？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麥美娟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重新關注重重壓着數百萬市民生活的"三座大山"。

我只想說，我的看法與麥美娟議員相同，認為政府需要立法規管才可即時解決居民和商戶面對的一些問題，例如領展無休止地大幅加租，特別是屯門安定商場和友愛商場現已改名為H.A.N.D.S.，如果張司長有空前住視察，H.A.N.D.S.商場是由基匯資本牽頭的財團以超過50億元購買兩個商場，並改稱H.A.N.D.S.。

我與麥美娟議員及香港工會聯合會的同事檢視了多個問題後，均認為政府需要立法規管，控制加租幅度。

今時今日，新思潮湧現，請司長及局長看看，權威的《經濟學人》雜誌指出，如果我們要挽救資本主義發展，一定要確保促進競爭、保護消費者的福祉，以及減低入場門檻，加強促進競爭，即是要多加防止大財團權勢過大。其實，政府亦知道這個問題，這就是為何要引進空置稅的原因，政府自己亦干預市場。

因此，司長不要對我說，因為會影響自由市場或營商環境，便不去考慮施加適當的規管。我們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亦只是糾正政府過往出售180個商場所犯的錯誤，以及規管加租幅度和處理空置問題而已。

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麥美娟議員提出"要求政府解決民生'三座大山'"這項議案。在香港生活真不容易，先由上班說起。不少"打工仔"須跨區上班，對於家住新界而在港島上班的市民來說，真的要穿越大大小小的"山"才能到達市區，每天花兩小時通勤屬"最低消費"。

路面越來越塞車，部分的士司機的態度惡劣，乘客隨時"貼錢買難受"。以為乘搭地鐵最穩陣嗎？今時今日鐵路服務信號系統故障時有發生，停車阻延數分鐘，轉車又要等數分鐘，市民若能準時回到公司真的要感恩。代理主席，近年港鐵公司管理不善，工程監督表現未如人意，最近發生列車相撞及金鐘站冒煙等事故，每宗都觸目驚心；加上沙田至中環綫紅磡站爆出"剪短鋼筋"事件，會展站及土瓜灣站又出現沉降問題，令市民對港鐵公司的信心大打折扣。在接連傳出負面消息之際，港鐵公司卻宣布加價3.3%；為"補鑊"而提供車費半價優惠，卻選擇在一連3天的周末及公眾假期內推出，難怪"打工仔"怨氣滿腹。現時在繁忙時段，港鐵公司多條路線已經擠迫之極，無法接載更多乘客，沙中綫通車安排應如何處理？作為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政府應督促港鐵公司盡快交代"通車時間表"，不要蹉跎歲月，讓市民白白將生命浪費於等車、迫車和追車上。此外，規劃中的鐵路項目尚有7個，包括屯門南延綫、北環綫、東九龍綫、東涌西延綫、北港島綫、洪水橋站、南港島綫。政府要做好監督角色，以免未來的鐵路項目變成"沙中綫翻版"。

領展上市以來不斷翻新旗下的街市和商場，市民對此的評價兩極，有人稱讚設施翻新後管理更好，環境更舒適，但亦有人批評街市翻新後引入售賣高檔貨色的商戶和連鎖店，令居民"捱貴餸"。主席，翻新物業本屬商業決定，政府無從插手，唯領展在基層社區大灑金錢搞裝修，最終把成本轉嫁小商戶和小市民身上，這是事實。

政府當務之急是在領展壟斷的地區引入競爭。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落實在天水圍港鐵站對出的天福路興建公眾街市，未來亦要積極研究在將軍澳及東涌興建公眾街市和墟市等，務求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新鮮食物選擇。主席，我認同政府須積極設法減輕市民的生活成本，但對原議案有關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的部分有所保留。強積金制度推出至今超過18年，取消對沖機制一直極具爭議。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的"加碼"新方案，資助金額大幅增加至293億元，資助年期亦延長至25年。新方案顯示現屆政府既有能力也有決心解決問題。我認為政府已踏出一大步，為全港近400萬"打工仔"提供更佳的退休保障。對商界來說，新方案亦比最初的建議有改善，給予中小微企老闆更大支援。

主席，我謹此陳辭。

但是，據我們了解，中小企對於政府提出的最新方案依然存有非常大的憂慮。據當局推算，取消強積金對沖後的20年，扣除資助和專項戶口的供款，每名僱主仍須支付平均179,000元，以填補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差額。雖然金額較原方案減少4萬元，但他們仍然擔心無法應付取消強積金對沖後的經營壓力，亦有中小企商會組成的團體提出反建議，要求設立資金池，希望獲政府接納。中小企代表認為，政府提出的方案非常複雜，會耗費大量公帑，卻無助解決中小企現時新增的負擔，將來中小微企也會面臨因無力應付而結業的困境。對於中小企團體提出資金池的方案，政府表示存在道德風險的問題，擔心僱傭雙方有可能合謀假解聘以騙取基金款項。民建聯認為，政府雖然提出了憂慮，但未有詳細解釋究竟這些道德風險的問題是否真的難以解決。事實上，社會不少政策措施本來就有機會存在所謂道德風險的問題，但也有不同的紓解方式，甚至調解方法，最終也可令措施順利推行。因此，民建聯期望政府重新考慮中小企提出有關資金池的建議和看法，並且繼續與中小企磋商，以求得出各方均能接納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方案。

事實上，強積金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包括我們多年來一直積極向政府爭取的降低強積金收費。

港鐵公司的問題本會已多次辯論，我會盡量扼要地闡述。第一，港鐵服務的穩定性不斷下降，經常出現非常嚴重的延誤或停駛。第二，最近甚至出現非常嚴重的事故，通車40多年來首次撞車，慶幸沒有造成人命傷亡。第三，是工程造假及超支，令人觸目驚心。面對港鐵公司這座"大山"，市民看到的就是加價。即使其服務表現令人憤怒，但仍然堅持根據所謂的機制加價，還說加幅已算小，後年會再追加，真的十分感謝它。工程造假是甚麼情況呢？

委員會報告的結論居然表示紅磡站相關的建造工程達到安全水平，無須重建或加固，又說5位專家證人均認同結構完整，安全程度沒有問題。報告公布後，其中一位獨立專家證人香港大學的楊德忠教授表示，他已經在報告中指明，對曾經認同的事項提出保留或更改，因為他找到新的資料和參考了最新的文件及作業守則。然而，他提出有保留的意見全部不獲委員會接納及考慮，令他費解。另一位專家證人區達光教授同樣說，現時確認月台層板等結構安全是太早作出結論和武斷，政府仍然需要作測試及驗算。所以，簡單而言，委員會的報告是"強姦"了兩位專家證人的專業意見。

這是最基本的邏輯問題，主席。例如抽10位立法會議員檢查他們有否外國居留權，可能當中有3位擁有外國居留權，但這樣是否代表立法會全數70位議員中就只有3位議員擁有外國居留權呢？一定不是，只是抽樣得出的結果而已，怎可能說現時只找到數十支有問題的鋼筋，就說整個車站只有數十支鋼筋有問題呢？如果說這數十支鋼筋就等於全部問題，作出這個結論的人一則極度無知，一則極度邪惡，顯然在指鹿為馬，扭曲是非黑白。

那種黑暗比黑洞更黑，掩蓋所有真相，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請政府不要再公然說謊，我們說港鐵公司是三座"大山"之一，但山外有山，背後有靠山，靠山就是特區政府不斷包庇港鐵公司，掩埋真相，淡化工程造假的問題。主席，最後一句，我們對回購港鐵公司的建議有保留。不過，原則上，我們都認為要打擊這三座"大山"。

另一個真正"嚇死人"的問題是官商勾結，朱凱廸議員的修正案不會用這些字眼，立法會秘書處亦未必容許，但他提到嚴重向商界傾斜，大家便心裏有數。剛才"葉劉"說，可以透過立法規管某些事宜，不要經常說自由市場，商界同樣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政府不也堅持推行？

真正影響"林鄭"政府施政的，是政府和特首面對北京的家僕和婢女心態，以北京主人為馬首是瞻、唯命是從，他們想怎樣便怎樣。修訂《逃犯條例》，怎可能把人由一個法治先進的地區——例如香港——引渡到法治百分之一百落後的地區，即是中國大陸？

領展壟斷的問題已討論多年，每個人都說出屋邨的名稱，指出這樣不對，那樣不妥，但政府說不會回購，因為是自由市場。

我還要提一提，政府最了不起的就是動輒說會責成港鐵公司改善，關於文件等問題，政府會一直代香港人追究。

政府甚至是最大的股東，港鐵公司很明顯出現了一些管理文化的問題，但政府作為最大的股東，沒有參與嗎？

可是，當我們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港鐵公司，又不見得大家會贊成。強積金對沖機制更加如是。

當時的議案內容如下："鑒於近日政府的公共資產私有化計劃，例如領匯上市、香港機場管理局私有化及兩鐵合併等，均引起公眾關注，而有關計劃涉及推行私有化是否對整體社會有利、會否影響民生及加劇貧富懸殊等問題，本會要求政府應審慎行事，暫時擱置有關的私有化計劃"。

這項議案由前議員陳偉業提出，香港工會聯合會當時表示支持要求擱置私有化，而民主派兩大政黨的議員有人反對，亦有人棄權。在2005年時，公民黨尚未成立，但之後加入該黨的議員，當時也是投了棄權票的，這便是歷史。如今回顧，這"三座大山"之所以能夠出現和屹立不倒，關鍵在於其背後有一座更大的靠山，這座更大的靠山就是特區政府及佔據議會大多數的建制派。

正正就是由政府和大多數建制派所育成。當年，政府為托高樓價，堅決不讓房屋署興建居屋，及後房署以財赤為由，出售仍有盈利的公屋商場。當時除了陳偉業、梁國雄、鄭經翰和工聯會外，大部分政黨，特別是民建聯這些大黨均支持政府出售公屋商場。

可是，政府在大多數建制派的護航下，堅決不在領展股價仍處於相對低位時亡羊補牢，回購領展。最終，領展股價越來越高，這座"大山"越來越大，當局便越來越多藉口，告訴我們當局無能為力，因為領展已經變得屹立不倒。麥美娟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以及之前有建制派議員曾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要求限制領展的租金升幅，雖然法律草擬專員不反對該項私人條例草案，但大家也知道，法律草擬專員只着重法律格式和用字，我估計特區政府最後也會以干預自由經濟、衍生政府開支等理由，阻止議員提出私人條例草案。

大家回想一下，是誰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把港鐵由法定機構變為上市公司；是誰投票支持修改法例讓港鐵上市；是誰推動兩鐵合併；是誰支持《兩鐵合併條例草案》。

其實，我們過往並非沒有建議政府如何妥善處理港鐵的問題，人民力量曾多次要求政府盡快回購港鐵，但政府卻充耳不聞，這正正顯示政府就是扶植和保護港鐵這隻異形、這座"大山"的其中一個勢力。說到底，如果我們想移動這數座"大山"，也莫說要剷除了，我們要令政府和建制派付出代價。

港鐵公司曾經是香港一間具備高質素管理的公司，很多外國的鐵路機構也會找港鐵公司協助營運當地的鐵路。

政府找來夏正民法官主持沙中綫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上星期向政府提交了中期報告。有人質疑這個調查委員會只憑個多月的聆訊，以及一些文書資料便確定紅磡站的結構屬安全。

主席，市民另外的不滿是港鐵年年加票價，今年又加3.3%。在現行的可加可減機制下，票價實際上是有加無減。

第一，政府已經擁有港鐵公司四分之三股份，即使回購餘下的四分之一股份，難道要政府管理港鐵公司嗎？

因此，港鐵公司是香港的鐵路公司，負責興建、營運和管理對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交通設施。我覺得政府必須從港鐵公司內部運作入手，包括管理層表現、承建商管理等方面來加強對港鐵公司的監管，令這座"大山"取得以往的成績，再次成為實行高質素管理的機構。

對市民來說，港鐵公司有3個問題：第一，是鐵路工程的施工問題；第二，是列車日常經營出現事故；第三，是票價不斷上漲。港鐵公司已經營多年，無論軟件和硬件均已老化，而且繁忙時間約2分鐘一班車，班次的頻密程度令整個系統的負擔沉重。所以，港鐵公司不斷提升系統和更新硬件，但又不可以圍封整個車站維修，只能在晚上逐一修理。大家也看到前線人員十分努力，而且事故是難以避免的。所以，社會一方面要責成港鐵公司要做好修改更新工作，但同時又要鼓勵市民多些包容體諒，而政府則要反省以鐵路為主的交通政策有否必須改善之處。施工的問題顯然是有關方面監督不足，港鐵公司的新任行政總裁和主席是時候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在票價問題方面，由2010年至今，港鐵公司已按"可加可減"機制調升票價9次，累積升幅33.5%，難怪市民感到氣憤。事實上，政府必須考慮修改"可加可減"機制。

我要強調，取消對沖機制的同時，也要考慮商界的意見，因為政府當年是以對沖機制來換取商界支持強積金制度，現在要取消對沖機制，也應該對商界有所交代，而且勞資雙方關係是相輔相成，不應該對立，萬大事也應該開誠布公地商討妥當。同時，新方案也要顧及中小微企的承受能力。最後一座"大山"是領展，其實領展正好示範了由政府或商界經營的分別，政府經營的效率低，但可以顧及社區的需要；而商界經營則效率高，但往往以賺取最大利益為目標，社區需要只是次要。目前，領展以利潤最大的方式經營，自然不受社區歡迎。有建議提出回購領展，甚至建議政府修改法例，規管領展商場和街市租金的增幅。

所以，政府現在於社區增建公共街市或議員建議舉辦墟市，均是有效和務實的方法，不過市民需要等候較長的時間才能享受另類的服務。

我認為另一座"大山"是醫療的問題，現在公營醫療系統的醫生、護士及病床不足，而私營醫療病床亦不足，還有部分醫生濫收費用。可惜，政府受到醫生霸權的箝制，現在想引入海外醫生以解燃眉之急，但卻多次碰壁。香港醫務委員會昨天討論4項豁免海外醫生實習的方案，竟然在投暗票的情況下全部被否決，難怪醫委會主席批評有委員"說一套，做一套"。事實上，這種關係到全港市民福祉的事情，他們也能反對，可見醫生霸權是多麼厲害。我相信香港市民十分期待政府出手，一定要移除醫生霸權這座"大山"。最後，我認為另一座巨大的"山"是居住問題，所以我們應該盡快推出"明日大嶼"計劃，目標是學習新加坡"人人有樓住"，真正解決市民所需。即使要等10年，只要能真正解決居住問題，讓市民不用受苦，也是值得的。我相信真理越辯越明，廣大市民越來越明白，要走新加坡的路線，填海造地是解決居住問題的最有效方法。但就今天的議案——那邊的同事已全部離席——竟然有議員指"明日大嶼"計劃是倒錢落海，我不禁心想：為何當市民看到希望時，這些議員要令希望熄滅，還利用這個藉口來阻擋造地建樓，是否要令市民繼續受苦？有時想想真令我感到歎息，市民投票時是否要小心選擇較好的人選，選擇真正明白市民需要的人，而不要因為政治需要，令市民得不到應得的東西。
主席，對於"要求政府解決民生'三座大山'"的議案，我代表自由黨集中就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發言。勞工界經常說強積金對沖機制令僱員權益多年來被蠶食，大大削弱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功能。這一點是自由黨絕對不認同的。我重申，強積金制度在2000年12月1日實施時，只承襲《僱傭條例》中容許僱主以其在退休計劃所累積的款項，作為抵銷僱員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規定。因此，強積金對沖機制並不是新事物。說僱員權益因對沖而被蠶食是絕對不正確的，對沖是預知的安排，金錢最終會落入他們的口袋，並無被"沖"至何處。這種說法對僱主來說絕對不公平。現屆政府失信於人，沒有信守當年的承諾，現時勢在必行要取消對沖機制。

表面上來看，政府是增加了承擔，但事實上卻沒有解決僱主日後所面對的財務負擔。現時所謂"終極方案"的計算方法異常複雜，很多商界人士也不明白。而政府也要大幅增加補貼額，並提供較長的過渡期，大費周章，但卻無助商界解決因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所帶來的沉重開支。既然如此，自由黨聯同商界建議推行"基金池"的優化方案，設立一個基金來統合應付僱員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僱主只須增加供款1%，就等於每年有60億元，足以應付目前每年大概30億元的整體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需要，而且可以一直滾存應用，令計劃持續運作。既然"基金池"方案可以滿足勞方的要求，政府需要注資的金額亦減少，而且可以永久解決對沖的問題，是一個勞、資、政府三方均能夠得益的三贏方案。然而，政府一直以"道德風險"為藉口，拒絕成立"基金池"。

反觀政府並無提出相應的補助措施，以協助中小企應對日益困難的營商環境，實在有欠公允。其實，這些福利開支絕對不應該全數由商界"埋單"。長遠而言，這樣只會窒礙香港的經濟發展，實在不智。自由黨明白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的問題，而市民關注退休後的生活亦是理所當然，但以任何形式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並非出路。自由黨認為，當局可以研究其他替代方案，來取代現時的強積金對沖制度。自由黨樂見香港有一套可行的退休保障方案，亦贊同為失業和退休的"打工仔"提供理想的保障計劃。然而，這些保障計劃應該屬自願性質，鼓勵參與，而不是強制實施，令僱主或僱員任何一方受損。因此，基於目前社會未有共識，自由黨認為不應該貿然撤銷對沖機制。在現階段，不如化整為零，多管齊下，全面加強各項涉及有需要長者退休福利的措施，以及繼續優化強積金計劃，尤其是降低管理費，以免"打工仔"應有的利益繼續被蠶食。

首先，我們不想港鐵公司不濟，反而希望該公司做好一點，皆因香港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取代港鐵。

我們現時乘搭港鐵已不求舒適，只希望乘車過程不至那麼難受而已。如果港鐵公司連如此合理的要求也不能滿足，無疑是辜負了香港市民。剛才已有同事提到，港鐵公司管理混亂，事故頻生，善後工作一團糟，這些我也不說，只說一個最簡單的情況，就是擠迫問題。主席，我最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新界樓盤的廣告，廣告中有位美女很開心地乘搭港鐵上班或外出。那位美女依傍着港鐵的車窗，欣賞窗外的風景，好不舒適、悠閒、自在。局長，你要想想，這可能是失實聲明，不知有否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第三，現時由新界到市區的一些"T線"巴士非常受歡迎，可否再增加一些，以紓緩東鐵的客量？很多同事也曾提及，港鐵公司近年經常加價，"林鄭"特首也說過會以港鐵公司的股息補貼港鐵票價——雖然現已變成公共交通費用補貼，但有總算比沒有好——惟每年加價，市民的確非常不高興。

改善信號系統，加密班次，減少事故次數，做好日常服務，這才是我們對港鐵公司最基本的要求。

為何香港的公共房屋會以特別低廉的租金租給香港市民呢？

因此，如果問我對政府當年將眾多政府商場出售給領匯的看法，我個人是不贊同的，因我認為應繼續支援有需要的住戶。

即使我與領展見面，我也只能求領展酌量幫助文具店老闆，看看在租金上可否便宜一點，因為在法例上和道理上，我們無法迫領展做甚麼，因為香港奉行自由經濟。

婆婆是長期坐在檔口的，而街市向她收取的租金其實十分便宜。

主席，首先感謝麥美娟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如果大家有留意，應該記得很多停車場出售後，新買家立即想把車位逐個拆售，根本沒有細看地契條款的限制及公契等。立法會最近安排了一次視察，在座很多同事，包括麥美娟議員、葉劉淑儀議員及民主派多位議員也一同出席，看到很多問題依然存在。我相信最大的問題是領展把物業轉售後，"四大契諾"，即關於零售設施、停車場、福利及分攤比率的契諾，其實多年來並無切實執行。

當然，政府曾作出解釋，事後亦有亡羊補牢，但是，我們在現場所見，真是滿目瘡痍。我們在天馬苑看到商場十室九空。我們亦到訪穗禾苑和興民邨，全部情況糟糕。

當然，他們有權投訴，任何人也有權投訴。不過，我相信這種態度反映這些新業主的處事作風，正如我剛才所說，是"亂來"的，即作為投資者，在保障自己的物業價值時，對於所謂"公眾責任"，甚至與議會、法定機構或政府的關係，均是亂來的。

另外，我談談泊車位的問題。主席，我們早前亦曾視察一些停車場，有些泊車位明顯違規。大家都知道，有關地契會說明要提供多少個泊車位，我們看到有些停車場的部分層數已經封閉，但很奇怪，部分樓層卻違規加建電單車車位，從而達至地契要求的數目；亦有些情況是把泊車位出租予邨外人士，這也是違規的。

我知道地政總署也有做工夫，但只是九牛一毛、杯水車薪，有關巡視的數字甚少。

我覺得這樣最少可以減少一些胡作非為的情況，亦減少市民受到的損害。此外，有關回購，我們認為原則上可以接受。當然，這未必是最理想的方法，因為大家都知道，可能領展或有關場主也會感到很高興，但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不能夠排除。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競爭。政府應大力增加街市的數目，而在未能增設街市前——大家都知道，杯水車薪，很多地區仍然未有街市——興建臨時街市也可以吧？並不是，我舉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就是在觀塘裕民坊清拆前，政府特地興建了一個臨時街市，應付市民所需。

我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懲處，並加強監管。政府亦可以在競爭方面做些工夫，採納剛才不同議員提出的意見，即增設街市、墟市，甚至臨時街市。餘下很短時間，我簡單談談強制性公積金對沖。商界最近說了一個很嚇人的數字，就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會增加8,400億元的勞工成本。

我希望商界能抱持企業的良心，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協助市民大眾享有合理的退休生活。

我希望他們高抬貴手。

主席，要討論這三大問題，歸根究底，也離不開管治問題。事實上，要處理一個問題，本身已需極大的決心和勇氣，如今要處理3個問題，當然絕不容易。

譚文豪議員剛才提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已經予人一個印象，就是重大事故已不再是一個問題，因為大家已經習以為常，這實在令人惋惜。港鐵公司曾經是令香港人自豪的一間企業，亦曾令港人認為我們能夠傲視全球。如今這間令其他地區仿效的企業，只淪為香港人的笑柄及其中一個怨憤源頭。

我相信這是特區政府應要正面處理的問題。談到領展，我希望花少許篇幅討論。除了多位議員提及商場及街市為人詬病的問題外，屋苑公共地方被香港房屋委員會出售後，新業主未有依照房委會出售時所簽訂的買賣協議攤分管理費和維修費，這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很多小業主因為新業主未有遵行或承擔當年的契諾，而要白白多支付了管理費及維修費。主席，以我服務的沙田穗禾苑為例，地界權責不清不楚。房屋署曾於去年7月接見業主立案法團，但至今所有問題依然沒有改變、沒有解決。法團為此事奔走不停，但至今似乎仍然無人願意為此事負責。這樣的事態發展不單令人失望，簡直是令人心寒。房屋事務委員會在本周較早前舉行了公聽會，今天也有列席的蘇副局長當時嘗試撇清關係，但他的答案依然未能令人信服，因他所代表的只是政府2019年的態度及立場。然而，回看資料，以往代表政府的官員的說法並無如此清楚地撇除關係。以往的做法或所發放的信息，就是政府願意承擔契諾的責任，但為何會有當前的改變，而理據為何，居民到今時今日依然感到憂慮。主席，我想指出這不單是一個屋苑的問題。

我想指出的是，這不單是20多個屋苑的問題，而是政府是否願意承擔當天訂立契諾時當局本應承擔的責任。就這一點，我認為特區政府有極大責任要處理。縱使已經出售的物業有如潑出的水，但政府應牽頭協助居民釐清契諾中的責任和權利，以及第三方新買家應承擔的責任，這是居民要求政府做的事。

事實上，如果政府要撇清這件事，表示完全與當局無關，那就是要居民獨自面對不同的新買家。由於居民欠缺專業知識，沒有足夠財政資源協助，在面對新買家時——不論是領展還是其他第三方新買家——他們往往顯得非常無力。我相信這並非特區政府所願見的，所以提供適當協助、釐清雙方權責，就是特區政府責之所在。可惜的是，在本周一，當數十個團體前來立法會向政府及議員申訴時，我們只聽到蘇副局長代表政府千篇一律的回應，沒有任何實際的解決方案。如果政府的意思是，在房委會當年決定出售零售及停車場設施後，事情就如剛才所說般再與政府無關，那何以多年來每屆政府也說要有承擔，而當中有多少官員真的做到有承擔，而不是空口說白話呢？如果今屆政府也如是，就是為下屆政府可以繼續不承擔提供一個藉口。主席，官員每月領取由納稅人支付的數十萬元月薪，我們不願他們如此"離地"，他們既然領取納稅人的金錢，我們就希望他們真正能夠幫助市民解決問題，而不是撇清關係，表明與自己無關，愛莫能助。這不單是針對領展的問題，當然還有其他兩大問題，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同樣有承擔。

對我而言，"三座大山"當然急需解決，畢竟現時很多市民也飽受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和強制性公積金的氣——每天面對一個空置、沒有東西可買的街市或小商戶叫苦連天的商場；每天要乘搭又貴、又迫、又經常壞的港鐵；強積金更被稱為"強姦金"，回報低但蠶食每月薪金。"三座大山"無疑是嚴重影響着市民的日常生活，解決這"三座大山"的問題，無疑一定是市民所樂見的。今天這"三座大山"肆虐香港，其實是政府一手造成的。香港政府多年來不負責任，亦一手養大了這"三座大山"。先說領展，政府當年聲稱香港房屋委員會將會出現財政赤字，建議拆售公屋資產，包括商場及車位，在拆售後便成就了當年的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即今天的領展。政府一手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將公共資源變成投資炒賣的工具。領展過往瘋狂加租，迫走小戶，關閉街市，豪華裝修，現在更進化為"領展2.0"，在多個地區進行"社區清場"，並出售物業單位予投資者，被變賣的商場的管理較由領展管理時更壞和更不堪。港鐵公司前身的地下鐵路公司本來也是政府全資擁有，在2000年正式上市，變成地鐵有限公司。在2007年，兩鐵合併，地鐵變港鐵，其實港鐵公司上市也是香港政府將資產私有化的重要一步。政府興建鐵路本來是要服務廣大市民，為市民提供交通服務，但在港鐵公司上市後，運作完全採用商業原則，一切以賺錢為上。雖然政府仍然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但卻將一般市民的利益拋諸腦後，以股東的利益為依歸，賺盡生活每一程。港鐵公司更成為地產商和管理公司，發展地產事業，但是，其鐵路服務則每況愈下，醜聞不斷。不過，香港政府卻不斷助長港鐵公司壟斷，大量投入香港的公共資源，協助港鐵公司發展鐵路和地產業務。市民對港鐵服務不斷作出投訴，港鐵公司每年賺取過億元，但仍以"可加可減"機制之名，年年加價。主席，我也想說說強積金。由殖民地政府到回歸後，落實公共退休保障計劃的聲音從沒停止。早於1966年，政府已經就在香港設立中央公積金的可行性進行研究；在1993年，時任總督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建議設立"老年退休金計劃"，然而，當時的中共官員陳佐洱發表"車毀人亡論"，將全民退休金計劃否定。最後，政府推行了一個私營性質的強積金計劃，沒有風險分擔，由市民自行承擔儲蓄退休的責任，任由市場和中介人主宰市民的退休保障。強積金對沖機制更合法化了僱主以強積金抵銷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的做法，令強積金變為偏袒僱主、令僱員的退休保障受損的計劃。很多議員說，不理解麥美娟議員為何要一次過滿足3個願望，但我是理解的，因為這"三座大山"其實也是源自新自由主義的觀念。這個觀念始自1980年代，英國戴卓爾夫人和美國總統列根是始作俑者，認為政府行為必然缺乏效率，故此反對政府直接干預市場。新自由主義主張"大市場，小政府"，認為自由競爭是經濟發展的最佳路徑。自由市場是最具效率的分配機制，自由市場能夠創造新的價值。事實上，今天很多官員、企業管理人和學者均信奉自由市場，直接和間接地促成這"三座大山"。當年領匯上市，盧少蘭婆婆申請司法覆核，希望設法阻止，維護公屋居民的權益，但是，社會上有很多人認為盧婆婆妨礙領匯上市，如同"阻人發達"。今天要介入這"三座大山"，仍然有官員擔心會干預市場，我認為政府稍後在回應時也會說擔心這樣做會干預市場。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幽靈一直存在於這群人的心中，說穿了，這種觀念是一種為賺到盡而不擇手段、不顧倫理的重商精神。新自由主義成全了勝者全取和嚴重壟斷的局面，排斥了弱勢社群，放諸香港這個威權社會，便是稱為官商勾結，政商同體。如果一天不就新自由主義觀念進行反省，仍然繼續政商同體，"三座大山"只會繼續存在。我可以預言，5年後如果再討論這項議題，便不單是"三座大山"，而可能是"五座大山"、"六座大山"了。主席，今天大家對於政府很多表現也看不過眼，覺得政府沒有承擔責任，難怪很多人用不同方法來調侃香港政府，我覺得其中一個描述是很準確的："失職復失職，高層照升職。

問君何所思，問君何所識。

"主席，如果這次是我最後一次發言，我希望這次發言即使不能令大家變得聰明，也可以令大家免於愚笨。

議員如此踴躍發言，目的只有一個，便是希望政府能認真正視這三大問題。

答案是沒可能的，因為3個街市只會對一個小區的當區市民的福祉有幫助，對領展卻毫無影響，因為它擁有太多街市和泊車位，況且現在我們並非純粹討論街市或空置問題。

為何會出現圍封問題呢？

如果政府容許業主改裝，請提出理據。

我手邊其實並無太多這類契約，因為這些始終是政府文件，我們想索取也頗困難。其實議員也希望能索取領展轄下所有街市的契約，逐一研究，我們真的很希望能這樣做。說回我所屬地區，以寶林邨為例，我相信每個屋邨的契約也差不多，很多時也是傾斜的，例如泊車位只供地契列明人士，包括住戶、佔用人及真實訪客使用。問題是，現時很多屋邨內的固定車位均轉為浮動車位，究竟由誰來確定哪些是真實訪客呢？

如果沒有，這情況是否違反了地契內的要求？政府真的有責任處理。

主席，今天同事提出"要求政府解決民生'三座大山'"的議案，我相信大家在大方向和原則上也認同無論是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或強積性公積金對沖機制，均是必須解開的死結。

但是，就領展這部分，將來長遠而言，政府會否、能否回購領展的物業？這固然是議會內大家一致的共識，大家也希望政府會這樣做，但當然要注意到，政府如果真的回購領展，所牽涉的公帑費用會是非常驚人的，特別是現時領展的股價已經達每股80多元。然而，我想提出一個折衷的做法。在我們未到達那一步前，每次領展推出一些場地拍賣或招標時，其實政府可否從這角度來處理？

況且，大家不要忘記，領展出售的場地通常與公共房屋範圍相連，可能是市民消費能力較低的地方，甚至公屋群本身也是年齡比較老邁的地方，因此，當政府購回場地後，其實有可能令政府在重新思考應否重建該社區時減少其中一種阻力。舉例來說，啟業邨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我經常說，回購領展是長遠的構思，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做到。不過，在中、短期方面，當領展出售物業時，為了滿足市民的需要，政府是否應該採取行動？在天馬商場易手後，裏面的商業活動停滯，令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影響。這正正反映出在領展出售商場後，再接手經營的人的考慮，往往不一定着眼於如何能夠進一步營運商場，因為他們不一定較領展厲害。他們在購買商場後，可能最先是考慮拆售停車場以致富，但後來卻發覺地契不許可。

舉例來說，鑒於港鐵公司現時的營運模式，因此經常被股評人看成是地產發展商，所以港鐵公司的股價的溢價其實很大程度是來自其物業管理、物業發展等內容。不過，如果政府委任的行政總裁很清楚地表示，港鐵公司將來的任務只限於作為香港公共交通工具的提供者之一時，整個觀感便是港鐵公司回到務正業的環節。因此，究竟政府所聘用或委任的CEO或港鐵公司的主席是帶着甚麼議程進入董事局，其實便決定了港鐵公司在營運上的態度和工作重點及核心，而這是政府在未回購港鐵公司前肯定可以做的事情，因為對於小股東而言，重要的是政府要說清楚究竟這間企業的定位和角色是甚麼，這在市場上當然會反映出來。我們看見很多上市公司經常會改變公司本身的企業營運模式，從而令企業的發展有更清晰的方向。我認為政府可以做的第二件事是，政府必須打破在整個交通運輸系統中，以鐵路為優先的策略。

我基本上贊同8位同事在修正案中提出的具體建議，但我必須談談兩位同事的修正案。朱凱廸議員在發言時表示，應該跨黨派合作，一同移走這"三座大山"，但如果大家有聆聽他的發言，便會知道他不是尋求合作，而是"撩交嗌"。

另一位同事是郭家麒議員，如果大家剛才有聆聽他的發言，便會留意到他是一貫的刻薄，我真的無法忍受他，所以我不能支持他的修正案。

我會支持這些修正案，而支持之餘，更希望司長在稍後回應時，不要只提及......因為我知道有些同事的修正案提到回購領展或回購港鐵公司，但其實其他同事的修正案中亦有一些具體建議。我希望司長能夠具體回應這些具體的建議，希望能夠落實。

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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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已獲通知，由於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梁耀忠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啟明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要求政府解決民生'三座大山'"所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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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已獲通知，由於何啟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郭家麒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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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超雄議員，由於郭偉强議員、何啟明議員及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朱凱廸議員，由於郭偉强議員、何啟明議員及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

區諾軒議員，由於郭偉强議員、何啟明議員及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請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我經修改的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